主席，我以《2019年成文法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提交報告。今天能夠在立法會議事廳以法案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提交報告，我感到分外高興和欣慰。

《條例草案》主要修訂包括：修訂《高等法院條例》、修訂《釋義及通則條例》、統一多項條例中載有"could not with reasonable diligence"字詞的免責辯護理由的中文文本，以及對多項條例作出其他屬技術性的雜項修訂。法案委員會曾與政府當局舉行1次會議，原則上並不反對《條例草案》的修訂建議。在審議過程中，委員主要就修訂《高等法院條例》的預期成效和該條例內的重新爭辯安排表達意見和關注。委員察悉，由於近年民事案件數量大幅上升，司法機構建議修訂《高等法院條例》，確保這類案件能夠在合理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快得到處理。委員希望修訂能夠大大提升處理案件的整體效率，特別是涉及免遣返聲請的司法覆核案件。

亦有委員認為，司法機構需要探討法例修訂建議以外的措施，以長遠應對案件量上升及減少案件輪候時間。司法機構政務處表示，由於法庭無法控制入稟案件的宗數、個別案件的審理及最終完成處理所需的時間等，因此司法機構不能估計究竟修訂建議將會如何影響處理司法覆核案件所需的時間。但是，總的來說，修訂建議對紓緩法庭整體的工作量應有正面的影響。為了應對不斷上升的工作量，司法機構會繼續加強司法人手，檢視司法機構在法庭及辦公室地方方面的需要，並促進使用與法院程序相關的電子科技，以提升運作效率。

司法機構政務處表示，在兩名法官上訴法庭中持不同意見者的數目相等，以致案件須重新進行爭辯的情況極為罕見。近年的紀錄顯示，只在2002年有一宗這類的案件曾進行聆訊。

法案委員會對於政府當局提出的關乎重新爭辯安排的修正案並無異議，亦不會對《條例草案》動議任何修正案。主席，以下是我對《條例草案》的看法。《條例草案》是一項綜合的法案，只是對多項條例提出輕微、技術性、無爭議的雜項修訂，旨在更新和改善相關的法例。正如在法案委員會的審議過程中，我和其他委員一樣，原則上並不反對《條例草案》的修訂建議。正如我剛才以法案委員會主席身份提交報告時所提及，在法案委員會中，委員主要就修訂《高等法院條例》的預期成效和《條例草案》的重新爭辯安排表達意見和關注。我明白到司法機構提出這項修訂建議主要是因應近年民事案件數量的確大幅上升，尤其是有關免遣返聲請的司法覆核案件，故此希望能夠作出修訂的安排，從而確保這類案件能夠在合理、切實可行的情況下得以處理。

當然，我亦留意到有意見認為任何有可能降低公平標準的法例修訂都需要嚴加審議，因為維護公平的標準對法治而言極為重要。因此，有關法例的修訂建議會否對源於免遣返聲請的司法覆核案件的上訴的公平標準造成負面影響，當然需要仔細考慮。就着這一點，我接受司法機構政務處在法案委員會中的回應，即這次建議只是擴大使用行之有效、由兩名法官組成的上訴法庭的機制，令法庭可以聆訊和裁定更多案件。主席，其實目前在上訴法庭的民事司法管轄權之下，已經有多項事宜由兩名法官組成的上訴法庭作出判斷，包括有關各方如果透過已存檔的同意書同意由兩名法官組成的上訴法庭聆訊和裁定的上訴等。在現行機制下，假如由兩名法官組成的上訴法庭未能達成一致的裁定，提出上訴的一方亦可以提出申請，在由3名法官組成的上訴法庭就着案件重新爭辯。因此，這次修訂只是擴大使用由兩名法官組成的上訴法庭，而司法程序的高度公平的標準亦不會受到有關法例修訂的建議影響。再者，因為這次修訂所擴及的案件當中，主要是針對由少於3名上訴法庭法官組成的上訴法庭所作出的決定而向終審法院提出的許可申請，在程序上，上訴人如果未能取得上訴法庭批予的上訴許可，其實亦可直接到終審法院申請上訴許可，不會對司法公平產生任何負面影響。另外，我亦理解司法機構為何不能具體答覆法案委員會的提問，說明修訂建議生效後處理案件的時間究竟可以縮短多少，因為每宗案件所需時間的確涉及很多因素，包括有否律師代表、雙方律師的專業水平，以及案件的複雜程度等。所以，我絕對明白為何不能夠在這方面給予非常確切的數字。香港社會要具體解決案件輪候時間的問題，我相信單憑這次修訂建議當然並不足夠，司法機構亦要好好想辦法加強司法人手、加開法庭，以及認真促進使用與法庭相關的電子科技，以提升運作效率。至於重新爭辯的安排，我同意法案委員會部分委員的關注，即有關安排或會延長法律的程序，浪費與訟雙方的時間和資源。當中的關鍵是如何在令上訴案件盡快得到法院的排期，以及上訴未能達到一致的裁定以致須重新爭辯兩者之間作出取捨。我接受司法機構的解釋，亦即是案件需重新進行爭辯的情況，在紀錄上的確極為罕見；近年已有的紀錄顯示，只在2002年有1宗類似的案件曾經進行聆訊。所以，在權衡輕重後，我認為這次有關由兩名法官組成的上訴法庭的修訂建議能夠有效縮短處理案件的時間。因此，我和民建聯支持《條例草案》的修訂，以及政府當局提交的一項修正案。主席，我發言完畢。

主席，我發言反對《2019年成文法條例草案》所提出的修訂。在我就《條例草案》的內容作出分析前，我想先提述3個"不該"，即3個不應該出現的情況。本屆立法會的任期早該完結，因為《基本法》訂明本會的任期是4年而非5年，亦不能延伸。

凡此種種，是史無前例的，亦讓全港市民及全世界看到，這個政權和政府是懦弱的......
張超雄議員，請你返回辯論議題。我已給你兩分鐘時間闡述你的理據，請你返回辯論議題。張超雄議員，如果你認為這是不合法的，你可以離開，無須在此辯論。

主席，你有否留意到，《基本法》第六十四條訂明，政府有責任"定期向立法會作施政報告"呢？

如果你還記得，你有憲制責任聽取施政報告的話，為何你們去年卻阻礙施政報告的發表呢？

第三個"不該"，是現時外邊疫情嚴重，經濟民生大受影響，我們根本不應該浪費議會時間，而應討論關乎民生及香港社會的議題。

這個議會和政府根本已非香港人的議會和政府，這個特首更不是香港人的特首。

另外，是針對原訟法庭拒絕批予申請司法覆核的許可的決定，或就批予該等許可施加條件的決定而提出的上訴。有關決定以往須由不少於3名法官組成的上訴法庭作出，但政府現在提出修訂。《條例草案》亦建議修訂《條例》第34B5條，以訂明一旦由2名法官組成的上訴法庭在各類法律程序中無法達成一致決定，除該等法律程序的任何一方可申請外，上訴法庭亦可主動作出命令，將有關法律程序在由3名法官組成的上訴法庭席前重新爭辯。最後一項修訂，是釐清額外法官在原訟法庭或上訴法庭有權以書面方式處理案件，無須親身開庭進行聆訊。

過去約10年間，在香港提出免遣返聲請的人數不斷上升。

不過，這次修訂能否解決問題呢？這次修訂又會否影響高度公平標準呢？張國鈞議員表示他並不擔心，但香港大律師公會在有關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討論《條例草案》時曾經表示，他們擔心是次修訂會影響高度公平標準。

過去，獲成功確立的免遣返聲請數字嚴重偏低，除此之外，當中更出現嚴重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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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發言支持《2019年成文法條例草案》。我們的發言和今天這個會議絕對是合憲、合法、合情、合理的，我們得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因應疫情而作出的決定，獲延任一年。

主席，今天的議題絕對是重要的民生議題，也是我跟進已久，年年、月月、日日都不會忘記的議題。《條例草案》其中一個議題牽涉《高等法院條例》第34B條，旨在說明上訴法庭在行使民事司法管轄權時的組成，表面上似乎與民生議題無關，但我接受政府的解釋，即是如果能夠安排更多案件由兩名而非三名法官組成的上訴法庭進行聆訊，司法機構便可更靈活地調配人手處理其他案件，令資源得到最妥善的運用。主席，其實大家可以看看很多數據，從而理解我支持《條例草案》的原因，當中一些數據是政府及立法會的文件也有提及的，如果通過有關修訂，便可加速處理大量積壓的酷刑聲請案件的司法覆核和上訴許可申請。根據立法會文件提供的數字，在2016年，有關的司法覆核案件只是228宗，但2019年已達至3,889宗，當中牽涉免遣返聲請的個案竟然多達3,727宗。至於上訴許可的情況，2016年是246宗，2019年是597宗，當中關於免遣返聲請的是351宗。

我一定會支持這個建議，但這只是十分皮毛的改革，因為司法機構始終無法應付目前大量積壓的案件。如果根據終審法院大法官在2019年的發言，法院最低限度積壓了數千宗有關酷刑聲請的案件，加上2014年佔中運動及2019年反修例示威引致的騷亂等，法院積壓的案件更多達過萬宗。當案件積壓過多，審判時間過長，法院人手捉襟見肘，還需要大量人手處理酷刑聲請的司法覆核和上訴許可案件時，我肯定這樣會影響其他案件的進度。大家試想想，2014年佔中三子上訴案件的審訊至今仍未完結，2019年至2020年積壓的大量刑事案件，甚至我有很多同業及民事案件的當事人也向立法會議員求助，他們說案件審訊期等了數年仍未完結。大家都知道這個定律——沒有讀過法律的人理應也知道——我們十分相信，延遲的公義就是剝奪的公義。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政府也必須檢討，究竟在處理酷刑聲請案件時有否做足所有程序？

所以，我想對張超雄議員說——他不在席，在點算人數鐘聲響起時離開了——這絕對是重大的民生議題，為甚麼？大家看看這份2020年10月6日的報章，香港又破獲冰毒案件，報道指案件有可能牽涉那些非法入境甚或是以酷刑聲請為由滯留香港、居住在油麻地的人士。

在2016年，有不少在香港合法的少數族裔團體的領導來到立法會發言，希望我們和政府做一點工夫。他們從事珠寶或其他行業，被一些以酷刑聲請或其他原因非法留港的人打主意，可能是他們的同鄉，發生了很多嚴重的罪案。因此，首先，這不牽涉種族問題而是治安的問題。第二，這牽涉到資源的問題。如此龐大的案件牽涉到黑幫，他們利用一些沒有身份證、不用負上責任的人士犯案，甚至有人說，黑幫處理這些曾犯法的非法移民很殘忍，這些人可能很快就消失於公海。我們也不想這樣，我們很希望以法治、人道的方法處理香港這個積壓多年的問題。

我記得我們曾經提及，甚至當時一些外國領事也提及他們如何處理非法入境者，就是設立禁閉式收容中心。

很多人對法律原則一知半解，以為沒有觸犯法例，包括年青人，到入獄那刻才知道"違法達義"真的是違法，會被判入獄。請盡快處理一些終審案件，因為其他大量積壓的案件是會拖累終審判決的。主席，香港的"金漆招牌"是法治精神，如果法庭的審訊經常拖延、積壓，令市民失去信心，這是香港最大的損失。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

主席，我代表民主黨發言反對《2019年成文法條例草案》所訂修訂事項。主席，我剛才十分留心聆聽謝偉銓議員和梁美芬議員的發言。謝偉銓議員合共花了兩分鐘批評他口中所謂的"攬炒派"，我不會用兩分鐘時間回應，只需一分多鐘已經足夠。正是林鄭月娥和你們這些保皇黨，如果這些人沒有在去年試圖強行通過"送中條例"，導致香港萬劫不復，香港怎會面對現時的困境？

林卓廷議員，我想提醒你，在立法會會議上發言時必須面向主席。

香港落得現在這個局面，謝偉銓議員實責無旁貸。主席，我接着又聽到梁美芬議員引述一篇傳媒報道，指出在一宗嚴重刑事案件中，可能有聲請人參與其事，又說黃埔曾發生一宗刑事案件，據她所說最終不能確定犯案人身份，無法追查。既然她不知道犯案人的身份，又怎知犯案人是她口中所謂的"假難民"呢？

林卓廷議員，請你返回《2019年成文法條例草案》二讀辯論的議題。
主席，作出是次法例修訂的最重要原因，是正如保皇黨經常指出，法庭現時積壓大量案件，尤其是免遣返聲請個案，亦即涉及他們口中所謂的"假難民"。

民主黨過往一直有留意保皇黨提出的所謂"假難民"的論述。事實上，香港早在1980年代已面對大量越南船民湧入，及至1992年，聯合國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開始適用於香港。在2004年一個終審裁決案例中，法庭指出由於就根據《禁止酷刑公約》提出的聲請所作的決定涉及聲請人的生命安危，且有可能令他們失去免受酷刑對待的基本人權，因此在作出有關決定時必須達到嚴謹的公正標準。從以上例子可見，香港在協助尋求庇護人士方面須承擔法律上和道義上的責任，這也是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的責任。

法庭的裁決亦顯示，負責審核的人員對聲請人懷有惡意或疏忽，令審核過程的公平性成疑。

此外，保皇黨議員剛才不斷指出，現時法庭的審訊壓力很大，有很多個案正在輪候處理。

主席，回到《條例草案》本身，現時最重要的其實是從源頭解決聲請個案造成的壓力，若能如此，法庭的輪候時間便可縮短，當局便無須修訂法例。

主席，最後一點是，保皇黨剛才指許智峯議員"拉布"，但為了在立法會阻止所有惡法通過及政府施行暴政，能夠做到多少，我們便必會盡力而為，這正是我們的責任。

主席，《2019年成文法條例草案》的修正案，是對多項條例作出最新修訂，包括就《高等法院條例》及《釋義及通則條例》等作出雜項修訂。

第二項是修訂《條例》第34B5條，以訂明一旦由"兩名法官組成的上訴法庭"在各類法律程序中無法達成一致決定，除該等法律程序的任何一方可申請外，上訴法庭亦可主動作出命令，將有關法律程序在由"三名法官組成的上訴法庭"席前重新爭辯。至於第三項重要修訂，是修訂《條例》第42條及第52條，以釐清額外法官在原訟法庭或上訴法庭有權以書面方式處理案件，無須親身開庭進行的聆訊。主席，其實在去年6月24日的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上，香港大律師公會的代表已經指出，是次修訂將會影響所有司法覆核案件，並提醒當局在實施有關修訂前應該仔細考量，確保在效率及公義之間取得平衡。

所以，在公義和效率兩項因素的平衡下，我看不到還有何必要把上訴法庭法官的數字由3名修改至2名。難道現行制度真的毫無可取之處，亦無合理之處嗎？

我認為當初訂立這項條文時的理據，是參考了世界各地不同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上訴法庭的組成，以及參考了一些法理上的理據。

其實，也門、盧旺達和索馬里這3個國家正受到聯合國決議的制裁，而香港亦正在實施這些制裁措施。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些酷刑聲請者是有人道或政治理由才會提出聲請。

這裏已不是接收難民的地方，反之，可能成為輸出難民的地方。所以，我看不到今時今日仍有必要進行這項修訂。至於司法機構人手短缺、案件輪候時間等問題，其實政府是否本末倒置呢？

這是一個非常例外的成功個案，讓他們一家能夠團聚，母親與子女在香港逗留了一段時間後，最終可以到歐洲跟父親團聚。我們必須要指出，現在處理的個案，全部都是涉及一些在人權紀錄上非常惡劣的國家，例如也門、盧旺達、索馬里等，而非一些經濟難民的個案。

如果這些個案得到公平處理，其實可以救助很多生命，包括小朋友的生命。主席，這不是鬧着玩的，除了加速處理這些個案外，我覺得政府應該利用其他NGO的資源幫助真正的難民，令他們可以適應短暫逗留在香港時的生活。主席，我謹此陳辭。

《條例草案》主要涉及4組的修訂建議，其他均是比較輕微、不具爭議性的技術性修訂。我比較關注有關《高等法院條例》的修訂部分，這部分是有關第4章第34B條，即擴大使用兩名法官上訴法庭，使該法庭亦可以聆訊，以及裁定以下案件，分為兩種，第一，針對由少於3名上訴法庭法官組成的上訴法庭所作的決定而要求批予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許可申請。

第二點也是很重要的，便是有關如果上訴法庭未能作出一致的裁定，除了上訴各方可以申請外，上訴法庭亦可主動作出命令，將有關的案件由非偶數，並且不少於3名的上訴法庭法官組成的上訴法庭席前重新爭辯，即第64和65條。剛才不少議員也關注到效率和公義的平衡，我認為今次的修訂能提高效率，並以此作為目標，讓申請人和上訴人尋求公義。

我看到政府向我們作出的解釋是，因為近年民事案件大量上升，尤以免遣返聲請的司法覆核案件為甚，對於司法機構，特別由原訟法庭和上訴法庭組成的高等法院和終審法院帶來巨大的壓力，所以，他們建議我剛才讀出來的修訂。我想看回......其實最近......

當然其餘有關高等法院的上訴法庭民事上訴方面，2019年有597宗尚未完成處理......繼續處理的，而免遣返聲請佔當中351宗。終審法院許可的申請總數為426宗，而免遣返聲請佔當中388宗，大部分都是免遣返聲請的案件。

我們一直說，雖然確立這些免遣返聲請的個案實際上很少，我看回有關數字，由2009年至2020年，香港入境事務處審核免遣返聲請的總個案為22,737宗，而確立的數字為231宗。我們希望能夠鈎出這231人並幫助他們，令他們不需要返回他們的原居地，即他們備受威脅的地方。我亦理解現時這些免遣返聲請的人士如留在香港，他們面對的難處是甚麼，這些我也理解，因為我過往在差不多10年中，有七八年曾有處理過他們的案件。當他們在香港根本不能夠工作，甚麼也做不到時，他們可以在香港做甚麼？我也留意到，政府在2020年的預算中向他們提供的濟助多達7億元，這麼龐大的數額。

我們希望以效率作為目標來協助他們尋求公義。代理主席，其實過往數年我看到入境處和保安局在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包括縮短他們的申請時間及完善整個流程，令他們滯留在香港的時間縮短。或許很多市民也不理解他們究竟有何程序......要多少時間和如何申請。例如我們接獲他們的申請表......

大家試想，現時我們積壓的個案，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有3,800多宗未處理的案件，由這點至終審法院的時間可以很長，這就是為何我們要提高效率。我們並非說，應在尋求公義與效率之間作出取捨，並非如此，而是我們希望提高效率，希望這類案件可以盡快得以處理，盡快協助應該受濟助的人。因此，我同意今次的修訂，即使是用2名上訴法官，以及他們可以用書面作出處理個案的權力，我認為這亦是公正的，可以迅速並在合乎經濟效益的情況下處理一些法庭程序，其實這些亦不是甚麼新鮮事物，現時我們的法庭也有不少個案可以用書面程序來處理。此外，我認為這亦可以提升處理案件的整體效率。代理主席，剛才亦有不少議員關注到，是否司法機構的人手短缺導致案件積壓，處理不來呢？我其實認同我們現時司法人手短缺，因為我們有越來越多不同的案件，無論是刑事、民事或婚姻訴訟，雖然這些難民或免遣返聲請的個案越來越少，但我們也要處理積壓的案件。然而，在培訓人手方面，我覺得需要正視。長遠來說，我們要看看如何減少輪候時間。我也有親身的經歷，我有看到有一些民事案件歷時兩年多三年仍未有判決出來，即案件完成審理兩年仍未有結果，其實這正正是公義的問題。

我相信現時法官每天的工作量非常大，大家試想，日間要審理案件，晚上又要審閱文件，接着還要撰寫裁決書，更可能要處理上訴案件或審核案件，其實法官的工作量非常大。

早前我曾參觀澳洲最高法院，留意到當地的科技法庭，我也覺得當地的科技法庭頗值得香港借鑒。當地律師的桌上齊備視頻及電腦接駁設備，技術水平亦很高，亦有被告人的視像會議，即有一些可能在其他省的被告人未必可以前往法院聽審或面對法官應訊，但他們可以透過視像會議，可能在羈留中心或獄中也可以直接上庭，這其實亦能大大減省我們的時間。

我並非想說這樣對律師或其他有甚麼影響，但我認為我們要好好利用這個機會和這次經驗，反省我們可如何在科技上協助提高我們的司法效率。

許智峯議員要求點算法定人數。

代理主席，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是《2019年成文法條例草案》。

代理主席，我想說《條例草案》正正證明了香港實行的是三權分立。現時法庭審案須根據香港法例第4章《高等法院條例》的條文決定如何處理案件，如果香港沒有三權分立，用不着我們在這裏大鑼大鼓地討論如何修改條例。

如果香港真的沒有三權分立，由在席的黃專員或其上司律政司司長發出行政指令，以後便能直接修改《高等法院條例》，就如《緊急情況規例條例》一樣，可以直接修改而無須經過立法會審議，修改後再指示司法機關以後這樣處理案件便可，這才是沒有三權分立的情況。我們現在討論的《條例草案》，正正體現了司法機關審理案件時須獨立行使司法權利來解釋香港的法律，以及捍衞一些基本的人權，輪不到行政機關或任何一位在席立法會議員指指點點。因為司法機關是獨立行事的，而我們立法會議員行使的立法職能，也是獨立地行使......

我已很清楚提醒你。

你要表達你對憲制的看法，我也酌情容許你這樣做，但你就此課題已用了超過5分鐘發言。
代理主席，如果你可以，我希望你不要再打斷我的發言，你很清楚此項條例草案牽涉到司法界如何運作，牽涉到我們如何解釋《高等法院條例》，牽涉到司法機關能否獨立運作，決定如何處理案件。代理主席，我提及三權分立是因為黃專員的上司律政司司長說香港沒有三權分立。

我希望代理主席執行《議事規則》，你剛才已經指出郭榮鏗議員離題，我當然很歡迎他詳細閱讀我在2007年及2015年出版的中英文書籍《香港基本法：從理論到實踐》，繼續參考我的意見。
郭榮鏗議員，我再次提醒你，如果你再次離題的話，我必須執行《議事規則》。請你返回辯論的議題，即《2019年成文法條例草案》的實質修訂內容，而這亦是本會早前要求每位議員在發言時應針對的內容。

如否，我請你停止發言。

可是，她當初對《條例草案》卻好像非常着緊，聲言要修訂《高等法院條例》，把上訴部分的司法許可程序由一般的3名法官減至只需2名法官便可處理。老實說，加快處理程序本身並沒有人會反對，因為這是好事，但問題是今次連香港大律師公會也表示有所保留，指有關修訂會影響所有司法覆核申請，涉及覆核門檻和程序的公平性，必須審慎考慮。最可笑的是，為何如此簡單及希望加快處理程序的修訂也會引來爭議？不就是因為律政司司長樹立了一個不一般的榜樣。除了民主派外，部分建制派可能也同意這說法，因為《東方日報》也猛烈炮轟，指鄭若驊的民望長期以來屬3名司長之中的最低。

是次修訂的理由亦非常動聽，說要加快程序，因酷刑聲請數字極高，原訟法庭和上訴法庭面對極大壓力，但我們就是不相信她，我不管其他人怎樣，就是不相信鄭若驊。

原來在2016-2017年度，入境事務處先後把5,932名人士遣返其原居地。

政府老是在高峰期過後才採取行動，例如在疫情高峰期過後推出全民檢測，結果花費了5億3,000多萬元公帑，卻又沒有太多市民支持，這便是"慢十拍"或"慢一百拍"的問題。

請議員察悉，本會主席較早前已收到政府當局書面通知，憑藉《律政人員條例》第7條，在律政司司長缺席期間，法律政策專員已獲授權在立法會會議上參與處理《條例草案》的審議程序。秘書處在會議前已書面通知議員有關安排。鄺議員，請你返回這項二讀辯論的議題，就《2019年成文法條例草案》的整體優劣進行辯論，而不是借此發言機會，表達你的其他政見或立場，否則我亦會視你的發言離題。

你剛才的論點已很清楚。

在我請下一位議員發言前，我再次提醒各位議員，對於《2019年成文法條例草案》，議員均已有所掌握，而且已有12位議員先後發言，其實《條例草案》涉及的是技術性修訂，而本會已花了數小時就此進行辯論；所以，我作為代理主席，有責任確保議員的發言符合《議事規則》。我亦提醒議員，在發言時，若有關論點先前已有論述，請盡量簡短說明及不要重複。如果議員藉今次機會，在發言時大幅偏離有關《條例草案》的整體優劣，我亦會視之為離題。請議員善用時間，本會仍有很多事務尚待處理。希望議員一起努力。郭家麒議員，請發言。

我再次重申，這不是討論司法獨立事宜的場合......我亦已提醒議員，三權分立不是本會的禁忌語言，如果議員要討論三權分立，可以在合適的場合提出，而不是在現在《2019年成文法條例草案》二讀辯論的時候。

我們現在所討論的《高等法院條例》是關於甚麼的呢？政府說道，民事案件數量急升，特別是有關免遣返聲請的司法覆核案件。為合理化有關的錯誤做法，政府便提出修訂《條例》第34B4條，訂明由兩名上訴法官組成的上訴法庭亦可以裁定兩種案件。大家皆知道現在發生甚麼事情。

大家皆知道，即使修訂《條例》，亦不會令香港的法治情況改善，因為有這些人繼續存在，有"法盲"批評法官。要維護香港的法治，其實舉步維艱。除《條例》外，其他法例的執行亦舉步維艱。法院只是整個公訴程序的一部分，當中還需要執法部門公正不阿地執法，以及律政部門公正不阿地提出起訴。不過，誠然，有關部門所採取的，已經是第三世界落後國家或極權政府的做法。不論是律政部門還是執法部門，皆成為了打壓工具。

在正常情況下，我們還會相信香港仍有法治、三權分立和清楚的制度，但凡此種種，現在皆不存在，是全部不存在的。在作出修訂後，有心人只會利用當中的空子，以達到行政當局的目的，令法院或司法制度無法發揮應有功能。我們現時無法相信這制度，所以才會在這次討論中對於現況，包括三權分立和司法制度被摧毀，表示極大保留。

為何我會談這兩項法例呢？

其實，很多法例提到貨幣時，並沒有考慮到虛擬貨幣這個概念。當然，那麼多年前的法例一定不會提到，但為何我會提到這方面呢？

在過去的立法會會議上，政府亦曾多次提到他們不會視虛擬貨幣為真正貨幣......

我覺得我可以透過這個場合，就整體法律的優劣作出評價。

因為現時貨幣兌換商設有很多這類虛擬貨幣的提款機，我不知道大家有否見過或有多少人曾見過，尤其在很多年輕人流連的商場內常設有這類看似是提款機的物體，但其實是售賣虛擬貨幣的，我在多個商場見過不少。

我認為主席剛才所說是對的，但我剛才已開宗明義表明，當中的修改屬於字眼上的技術性修訂，但由於現在是二讀階段，我可以提出來作整體討論及表達意見，而且今天亦有律政司的代表在席，我想藉這個場合表達意見而已，只是用數分鐘時間，希望主席可以稍作容忍。此外，我想說，雖然《條例草案》普遍涉及簡單字眼上的修改，但最重要的是，《條例草案》包括一項我認為頗具爭議——我不能說很大爭議，但已不是單純涉及修改一個字眼或作很輕微的修訂，或是因為有些法例的名稱改了，因而其他法例也要作出相應修訂那麼簡單。剛才已有同事提到，就是關於原訟法庭及上訴法庭的行事方式，即擴大兩名上訴法庭法官組成的上訴法庭的管轄權，使其亦可以處理上訴許可及司法覆核許可的上訴，而額外法官在原訟法庭或上訴法庭有明確權力以書面方式處理席前的案件，無須親身開庭進行聆訊。局方的解釋是，因為近年民事案件大幅上升，尤其是免遣返聲請的司法覆核案件，司法機構可更靈活地調配人手處理其他法庭案件，迅速並在合乎經濟效益的情況下處理法律程序，從而提升法庭處理案件的整體效率。關於大量免遣返聲請人士在個案被拒後申請司法覆核的情況，過去在多個委員會已討論過。政府為求加速審議，大幅縮減申請程序的時限，統一審核機制的審議水平及酷刑聲請上訴委員會均備受批評。如果酷刑聲請上訴委員會所作決定的質素大幅改善，在統一審核機制中關乎決策過程出現基本錯誤的司法覆核數字將會減少。

我們除了質疑這項法例修訂外，亦質疑是否有其他替代措施可以減輕司法機構的工作呢？

由2019年6月的委員會討論至今，政府一直沒有提出任何改善措施來減輕法庭的負擔。

一如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的委員多次提出，司法人手短缺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導致法庭在處理案件和頒布判詞的進度非常緩慢。所以，司法機構不應該將問題歸咎於免遣返聲請案件大幅上升。正如剛才所說，透過一些行政措施和入境措施，已經可以減輕司法機構的工作。況且，法庭出現這麼大壓力的其中一個原因，是警察濫捕。

當然，這個情況非常罕見。但是，我翻看手上的資料，上一次出現這個情況是2002年一宗案件，最後要回復由3名法官來組成上訴法庭審理這宗案件。所以，當初將法官人數定為單數是有原因的，就是為了作出裁決。

所以，我認為效率不可以凌駕一切，包括我剛才所說的種種邏輯。政府指出，這次修訂的目的是為提升處理案件的整體效率。

所以，這是更人性化的用詞。

所以，現在改為"尚存配偶"，我認為更精準和準確。另外還有一個關於關員的用詞，廢除"關員職系人員"，代以"關員級人員"。

簡而言之，在整個討論中，我們是基於人道、人權、自由及包容等數個普世價值為討論的基本。但是，要實踐這些基本原則，便須面對本地法律及政治上的考慮。第一，究竟香港與這些國家是否有具體的政治關係？第二，香港有否國際地位伸出所謂人道的友誼之手？今天討論這個話題對我而言實在有點難堪，甚至是尷尬，因為這兩年以來發生了很多事情。

因此，在原則上關於難民政治的討論，1997年之前，或香港在一個特定的條件之下，而且政府是民選政府的話，我便認為我們是有資格和條件進行討論。可惜事情不是這樣，況且經過這兩年，香港甚至已經被國際視為"準難民"的社會。

站在本地人、本地社會的角度，我認為這些全部是可以討論的方向，是否支持是另一回事。

他向我申訴，希望我們面對一個頗難抉擇的問題。他說出了兩種情況︰第一，香港的難民問題令到本身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少數族裔的身份很尷尬，因為一般香港人只會用顏色區分其他人。你是"黃色"的，一定支持民主；你佩戴藍色口罩就一定是建制派，例如周浩鼎議員當然一定是。

他說他們的族群近年面對一些危機，因為語言上的相通，他們沒有想過會被同鄉欺詐、詐騙、哄騙，甚至有土生土長的少數族裔的小朋友受到侵害。

因此，對我來說，這是多年來比較直接的一種提醒。基本的問題是，少數族裔在香港的權利理應受到更大的保障，而偏偏有時候我們提倡的一些普世價值，說到人權、人道，反過來在政府完全無為——即無能的情況之下，土生土長的少數民族的權利，雖然大家都理解他們是香港人，例如利君雅或喬寶寶，但為何他們的權利卻受到侵害呢？

但是，在一個基本原則下，我只希望大家看清楚，既然我們在難民政治之下已經有一定的角色，我相信當中不會取得平衡。因此，我只希望大家相應以比較長遠的眼光來看待此事，如果可能的話，看看有甚麼方法可以幫助本地的少數民族，能幫助到他們的話就盡量給予幫助。當然，我不是想抹煞地球上其他人的基本人權。在這部分，我相信兩位法官依然有判斷的能力，究竟那些人是基於飢荒、軍事政變或某些特殊的政治原因來香港申請難民聲請，而當中當然涉及非常複雜的政治議題，不是我剛才三言兩語可以解釋清楚與《條例草案》的修訂有關的，或在主席不停打斷我的發言的情況下就可以簡單釐清的。如有，希望大家在此幫幫忙，為了本地少數民族的長遠利益作出考慮，大家就會理解為何我會傾向支持相關的修訂。

主席，我發言支持《2019年成文法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
這些修訂主要包括兩方面，最大的修訂是將2人組成的法庭取代3人組成的法庭處理兩項事務：一項是免遣返聲請人士的上訴，另一項是處理司法覆核的申請許可，如果申請被原訟法庭拒絕，可以到上訴法庭上訴。根據建議的修訂，以2名法官取代3名法官處理案件，此舉當然有助提高法院的效率，因為可減省一名法官。我剛才聽到很多反對派議員的發言，大多數反對這些修訂，好像當成這樣會破壞司法獨立。我不知這些反對議案的議員是否有留意，其實，首席大法官馬道立曾提出需要這些修訂。

其實，《條例草案》經過法庭提出，法庭基於切身痛苦的經驗，要花很多時間來處理這些免遣返聲請，更影響其他法庭的工作。由法院提出，律政司為它草擬修訂的條例，交到立法會通過。主席，這些就是三權合作的好例子。剛才有一位議員提到三權分立，我不知他想說甚麼。世界上，政府有3個不同的部門，各司其職，有些做行政工作，有些做立法工作，有些做審案的工作，但它們並不是絕緣體，不是大家自把自為，互不溝通。香港是三權合作的地方，三權協調，《條例草案》便是最好的例子。司法機構看到效率出現問題，來不及聘請法官，於是提出修訂，律政司接受。

該職位是彭定康上任後，認為當時的法院效率有問題，所以吩咐我們在當時的布政司辦公室轄下的行政署，開設這個D8級別的職位，以加強及提高法院的效率。

因為我知道很多居民受到這些不必要的司法覆核的影響，所以司法覆核處理過程一定要加快。

於是，路政署於2010年提出擴闊該路段，改為來回也是雙線。2010年已經提出，當然政府依足程序：刊憲、讓市民提出反對，最終反對至行政會議。行政會議否決了這些反對。在2015年，一名環保人士提出司法覆核，指政府沒有考慮最新的空氣標準。

主席，律政司過去每隔一段時間便會向立法會提交《成文法條例草案》，就不同範疇的法例提出屬於技術性和相信不具爭議性的修訂，以更新或改善現行法例。以往的例子有《2014年成文法條例草案》，以及《2017年成文法條例草案》。我們這次要處理的《2019年成文法條例草案》亦是提出一些技術性修訂，不應具爭議性。《2019年成文法條例草案》委員會經由1次會議逐項審議條文。有關建議修訂分為4組，第一組修訂《高等法院條例》，以便法庭更有效地處理案件，包括免遣返聲請的案件。就該組的修訂，政府在2019年6月17日至2019年9月6日展開了公眾諮詢，以及諮詢了相關的持份者，包括香港大律師公會和香港律師會。這組修訂亦在2019年6月24日的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上獲得委員的普遍支持，而我亦是該事務委員會的成員之一。主席，近年來，高等法院民事案件的數量增加了很多，特別是免遣返聲請的司法覆核案件驟升。

《條例草案》的擬議修訂，是擴大使用由兩名上訴法庭法官所組成的上訴法庭，以裁定針對原訟法庭拒絕批予或在施加條件的情況下批予司法覆核許可而提出的上訴。這有助於司法機構更靈活地調配人手，使資源得到更妥善的運用。為何我說這是擴大使用呢？

擬議的修訂，是緩解司法機構處理免遣返聲請案件的壓力的措施之一。其他措施包括：入境處透過調配人手和優化流程，將處理每宗聲請的時間，由初期的平均25星期加快至平均10星期，增加酷刑聲請上訴委員會的委員人數和秘書處人手，以及檢視《入境條例》，從源頭堵塞濫用程序。此外，為了進一步提升司法機構處理案件的效率，《條例草案》亦釐清額外法官在原訟法庭或上訴法庭有權以書面方式處理案件，無須親身開庭進行聆訊。主席，就《條例草案》的其他3組修訂，性質更簡單、直接。

就修正案而言，它符合《條例草案》的原意，確保上述第一組修訂中所指的重新爭辯安排適用於由4名上訴法庭法官組成的上訴法庭，未能就某宗民事上訴案件達成一致裁定的情況。

主席，我發言支持《2019年成文法條例草案》。
就今天的題目，大家主要比較集中討論《高等法院條例》第34條，關於擴大使用兩名法官組成的上訴安排。其實，這題目並不複雜，不過由今早到現在，令我比較驚訝的，是代表法律界的郭榮鏗議員連最基本的《議事規則》也不顧，不斷離題，阻礙會議的進行，我真的不知道他如何能夠代表法律界。

我剛才也提及，大家比較集中討論《高等法院條例》第34條的相應修訂。修訂原意是容許由兩名法官處理一些相關的上訴案件。大家也知道，現時免遣返聲請的司法覆核中，牽涉上訴安排的宗數非常多。單憑政府提供的一些數字來看，純粹免遣返聲請的相關司法覆核案件數字——主席，請容許我在此鋪陳一下——2017年是1,006宗，2018年已經暴增至2,851宗，2019年更高達3,727宗，這些也是關於免遣返聲請的司法覆核案件。

政府過去因為要處理這方面的問題，虛耗了很多資源，而濫用程序的情況，的確有需要處理。

大家可以想象，由3名法官減至兩名法官，當然希望能夠加快處理，甚至是更靈活地調動人手以處理更多個案，道理是十分簡單的。當然，我亦注意到，今天有反對派同事特別指出，如果由3名法官減至兩名法官處理案件，會否帶來所謂公義得不到彰顯的問題呢？但是，其實我們也知道，現時已經有兩名法官組成處理上訴案件的安排，特別是針對一些非正審命令。

所以，如果大家有看過所有文件便會知道，我們今天所討論的，是擴大使用兩名法官的組成安排。此外，我提出這安排"並非新鮮事物"，是因為除了現行機制已經有這樣做之外，我注意到，英國亦有這項兩名法官組成處理一些上訴案件的安排，大家可參考英國的Senior Courts Act 1981，該條例已經寫得很清楚。所以，這並非新鮮事物，只是我們擴大使用有關安排，容許由兩名法官處理相關方面的上訴。

從過去看到的情況來說，很多人濫用這方面的程序，而結果上訴不成功的個案十分多，其實兩名法官應該容易達成一致共識。所以，這方面是值得我在此作出鋪陳的。

當然，我們未必能夠立刻預視落實這項安排之後，究竟可以節省多少時間，我相信這也是議會內很多同事會提出的問題。雖然我沒有列席相關法案委員會會議，我不是有關委員，但我知道法案委員會內的委員亦有特別提出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認為透過今次的安排，能夠有效處理這些積壓的司法覆核個案。我謹此陳辭。

剛才很多同事提出一些數字，例如由2016年至2019年，有關的個案數字不斷上升，特別是申請司法覆核的個案升幅驚人。

第二，他們每月只有1,500元的房屋津貼，而未成年人則只得到750元津貼。

我認為你可作簡單的提述，但不應......

我已提醒你，亦有議員指出你離題。

所以，我認為我們考慮這個問題時，不單要考慮一些人所謂的"假難民"的問題，更要考慮他們實際上的背景和需要。

所以，我認為這不是恰當和全面的做法，我希望有關當局全面地處理問題，這樣總比遇到一件事才解決一件事的做法好，因為這樣不是真真正正、實事求是、全面解決問題的做法。

此外，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我們今天面對如此大量滯留香港的人，是否就要"斬腳趾避沙蟲"而不探究如何利用其他方法，更有效、長遠地解決問題呢？現在建議的做法只能解決上訴的問題，但無法解決其他問題，包括入境處如何處理這些個案的問題。所以，我認為我們今天討論新的修訂時，其實應該給予更多空間討論入境處怎樣處理這些個案。雖然我們知道入境處作出判決後還有上訴委員會，但很多人也質疑上訴委員會能否公開、公平、公正地處理問題，至今仍無法令人信服。

我想提醒大家，她自1991年起已經在政府擔任高層，又曾跟隨彭定康工作，幸好她剛才走出來發言，這樣才提醒了大家，作為議會內港英餘孽的人數已所剩無幾。當然，葉劉淑儀議員既然覺得自己是少數在議會和保皇黨內唯一可以擔任特首的人，那麼她當然有這份權威，但我想提醒她，當年提出三權分立時，難道她仍未加入政府嗎？

主席，今天討論的《2019年成文法條例草案》，很多同事也提到它的主要功用，而今天的爭論點便是在《高等法院條例》中有關上訴法庭處理的法官組成人數，以裁定相關案件。即針對由少於3名上訴法庭法官組成的上訴法庭所作的決定，而要求批予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的上訴許可申請，以及針對原訟法庭拒絕批予申請司法覆核的許可的決定。相關事項聽起來好像是一些技術問題，當局解釋也指由於近年免遣返聲請案件向法庭申請司法覆核許可的數目大幅上升，故提出修訂。無可否認，由2016年的60宗上升至2019年的3,700多宗，確實為法庭帶來巨大壓力，因此法庭認為應該在處理這些申請時，把法官人數下限由3名減至2名，希望以較少人手但以相同時間處理更多案件。聽起來，"人少好辦事"這邏輯似乎正確，但這情況像甚麼呢？便是像保皇黨當年強行把全委會人數由35人減至20人般，他們的想法也只是希望把事情做完，但是否把事情做好了呢？主席，我們當然明白，當申請數目在4年間增加了60倍，但法官人手又不足的情況下，法庭的工作效率當然會受到影響，我們亦明白如果法庭要花費大量時間和資源，來處理這些涉及免遣返聲請的司法覆核申請，將無可避免地必然會影響了其他香港人提出的司法覆核許可申請，亦會直接引起更長等候時間。我們更明白，某些人認為這些聲請人，全部也是他們口中所謂的"假難民"，他們被統一審核機制裁定要遣返原國後申請司法覆核，只是為了希望延長逗留在香港的時間，但這些只是作出這些指控的人的聲稱。我們明白有這種情況，但是否足以構成今次重大的制度修改呢？

主席，因此，3人這個數字絕對不是隨便訂出，而是經過多年驗證，認為這是既可以保障各方法律權利，亦可以合乎經濟效益的最佳人數。主席，經濟效益不單是考慮法庭的工作效率，亦要顧及與訟各方的利益。雖然，司法機構政務處在法案委員會的會議上表示，兩名法官未能達成一致裁決的例子少之又少，這一點我是理解的，但對司法覆核申請人而言，每宗個案也是他們的全部，他們不會理會在1萬宗個案中，只有1宗或5宗出現上述情況，因為只要他有機會成為出現問題的一宗，他便要面臨額外等待時間，支付額外法律費用，受到額外的煎熬。

政府當局在這個時候才作出修例，是否真的可對症下藥呢？主席，退一萬步來說，到了法庭處理完所有免遣返聲請個案，案件數量回復正常的時候，司法機構屆時又會否拜託律政司前來立法會修改法例，把法官數目由2名變回3名呢？主席，案件的數量多寡是短暫的，整個制度的改變卻是長遠，甚至可能是永久的。就這一點，我希望大家深思熟慮，在表決之前想清楚。就這一點，大律師公會在2019年6月21日的意見書中說得非常清楚，懇切地指出特區政府今次建議的改動，就正如我剛才所說，對制度的影響是長遠的。當案件一步一步的進入瓶頸階段的時候，當然會面臨大量累積的個案，而根據特區政府的經驗，以往當入境事務處需要人手，瓶頸在入境處的時候，入境處就會增加人手；當瓶頸在上訴委員會的時候，就會增加上訴委員會的人手。現時瓶頸在司法機構，為何真正解決問題的方法不是增加人手？為何我們現時聽不到司法機構嘗試聘請更多法官處理相關的問題呢？當然，我明白今時今日聘請法官絕不容易，特別是2020年這樣的環境下，究竟還有多少有志之士願意加入司法機構呢？

來港求助的外國人得到公平審核的機會之後，自然無須多走一步進入司法機構尋求濟助，而在這個過程之中，我們更需要積極培訓的不是法官而是當中的人員，教導他們不要只倚賴網上資料，因為這樣做是真正的危險。主席，到了今時今日，我明白我們動輒還說在法庭上尋找公義、法治、法庭的公平標準，意義可能已經不大，但司法機構作為香港法治的代表，無論形勢多麼惡劣，有一些原則仍然要靠司法機構秉持、堅持。特別是目前司法獨立備受挑戰，我們希望司法機構所作的改動，並不是因為一時的效率而犧牲了一些最根本的原則，因為有很多東西改動了便無法回頭。我謹此陳辭，代表公民黨反對《條例草案》。

代理主席，今天是立法會延任一年開局的新一天，我希望大家今年能夠把握時間，做有意義的事。我在此要強烈譴責許智峯議員。如果他認為自己有資格做議員，請他建立好榜樣，依規矩辦事。

我在此敦促各位同事，如有事情不對勁，可以到後巷傾談，無需在此浪費時間，好嗎？代理主席，我十分支持《2019年成文法條例草案》。現在是二讀階段，而廖長江議員剛才亦已經深入淺出地解釋《條例草案》的背景和主旨。

案件拖延審理，對當事人構成不公平。因此，有關修訂建議將上訴法庭上訴法官的組成人數由3名法官——即所謂的"三司會審"——減至2名，屬法律上合規格的做法，實際上亦是基於對整體利益的考慮。

這是在行政架構第二層已設有的上訴機制。

有3,727宗。

這本書由陳志海資深大律師推介，作者是"LAW師奶"。

做人不要誇張，但也不用妄自菲薄。身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如果他們能夠掌握數據，例如"LAW師奶"在書中所提到的，甚或只需掌握一半，他們也會清醒得多。

這本書題為《來生再做香港人？

有南亞人想做香港人，但香港人卻想前往台灣。

代理主席，感謝何君堯議員如此滑稽的演辭，看看李慧琼議員笑得多麼開心。

在委員會報告中，特別提到一個問題，而很多議員剛才發言時也有提及，就是長遠是否要增加司法人員人手來審議這些增加了的案件？當然，有議員剛才亦指出，這些案件的數量，不是我們可以客觀預期的，我們亦難以評估增加的案件數量及統一審核機制的實施是否相關；相關答案，我們都不清楚。但是，我想強調一點，法庭現時人手的情況，是否可以公開透明地量度？

因為我過往也很關心這項議題，亦曾就司法人手及處理的案件類別，以及每名法官在每個司法年度審議多少宗案件，作出很多查詢。在過往4年，我透過立法會會議的書面質詢或財務委員會審議財政預算案的質詢，再加上我個人以議員的名義去信，作出很多查詢；但很奇怪，關於每名法官審議了多少宗案件，就某些類型的案件，每名法官所處理的案件數量等，我們都得不到答案。這個問題是需要議員一同關注的。由於我過往在這些途徑都得不到我需要的答案，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我向申訴專員作出申訴。

在一些人提出免遣返聲請後，最後的決定會影響到他們的人生，會影響到他們作為人最基本的權利，會影響到他們返回自己的國家時，會面對一些不人道的情況。所以，加快處理免遣返聲請，當然是關乎基本的人權，也是應有之義。建制派議員很多時候用"假難民"這個詞語，請記着，這個詞語本身帶有敵意，是假設那些免遣返聲請申請者作出虛假的聲請。對於這點，我們當然可以理解，如果這些聲請申請者作出虛假的聲請，可能會對香港社會構成壓力。但是，我們也不可以完全忽略他們在作出聲請時，作為人應該享有的基本權利，包括在面對司法機構的審訊時，應接受公平公正的審訊，我們不可以忽視這一點。此外，還有在普通法原則下，是否有自然公義。我們聽到很多青山灣入境事務中心一些被羈留人士的個案，他們面對無了期的等待，不被通知，亦沒有得到基本人道對待。究竟他們的審訊是否在有法律代表下完成，是否公開、公正呢？這些全部都是我們需要關注的地方。香港對免遣返聲請的處理，已不是新鮮事。

沒有人願意長期等待免遣返聲請的批准，尋求庇護的人往往被遣返原居地後，會面對人生安全風險，所以他們寧願承受漫長的輪候和審核過程。

有一種說法是，要量度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或水平，是要看這個社會如何對待一些受打壓、權利受剝削的人和弱勢社群，以及它如何對待一些失去自由的人、貧窮人士和等待救援的人，而在香港，便包括在羈留所裏的人，以及建制派眼中的一些阻礙和負擔。

就《條例草案》，如果落實當中的一些修訂，理論上會加速處理程序，亦免卻一些司法人手。但是，正如很多議員剛才提到，要從源頭上減少個案才可以真正減輕法院的壓力。

最後，我認為《條例草案》有良好意願，但對於法院運作方式的改動，的確會令人憂慮；例如上訴法庭減少一名法官審理案件，或者法官以書面處理案件而不親身開庭進行聆訊，這些做法是否能夠做到公平審訊，會否剝奪有關人士辯解的機會呢？

當然，《條例草案》不單影響免遣返聲請，也影響所有司法覆核案件。香港現時的法治備受壓力，亦處於風雨飄搖的時候，我們現在審核《條例草案》，國際社會會認為香港的法治水平是進一步鞏固，還是進一步受質疑？

代理主席，現在是二讀階段，我首先會集中討論有關宗旨，而對於政府這次用這種方法作出修訂，即在《條例草案》中包含不同的範圍及條例，我覺得有很大問題。代理主席，政府說《條例草案》對多項不同的條例提出輕微、技術性和無爭議的雜項修訂，這顯然不是事實。

因此，在香港現時的情況下，在過往兩三年，可能因為社會的反應，政府便趁機表示要對很多方面作出收緊。

不過問題是，我們最少要清楚知道，究竟有關改革是否合理，以及在改革之後，影響有多大。

而且，這是一個比較長遠的影響。

我感到十分失望，我認為即使是建制派的同事，也可以在這件事上做到令人心服口服，但他們顯然不願意這樣做，只是急忙地完成處理《條例草案》。

主席，請容許我花10秒時間感謝何君堯議員推介此書。

廖長江議員也指出，律師會表示贊成，而非常難得地，大律師公會——大家皆知道，對於任何不人道的事情，以及政府犯錯或違反《基本法》或法律原則等情況，大律師公會皆會大聲反對——這次沒有提出反對，只是要求政府的司法部門更詳細解釋。

請涂謹申議員注意，在諮詢過程中，非建制派議員沒有發聲，沒有參與，而大律師公會這次亦破例不反對。

修例是司法部門提出的要求，他們有何看法呢？

我聽到很多議員在發言中指出不會支持並要反對《條例草案》，原因是基於人道理由，認為《條例草案》不公平、不公義，但我認為這些理由全屬為反對而反對，根本就是多餘。首先，我要批評郭榮鏗議員利用今天這項辯論，指責我和周浩鼎議員對法官指指點點。我請郭榮鏗議員聽着，法官是人不是神，按他所說也會犯錯，既然任何人也有機會犯錯，所有人都有機會遭到批評。香港有言論自由，馬道立首席法官也表示只要有理有據，任何人也可批評法官。所以，郭榮鏗議員沒有資格在此非議香港市民批評法官，因為香港市民爭取的是司法公義，只要認為有不公義之處，自然可作出批評，不容他在此指指點點。

但是，截至今年6月，獲確立的酷刑或免遣返聲請只有216宗，數字真的很低。按他們的邏輯，數字偏低是由於程序不公，政府有心拖延，但這對香港和政府有何好處？為何他們不想一想，成功率極低的原因是由於申請個案全屬虛假，正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對嗎？他們認為成功率低是一個問題，但其實濫用程序才是最大問題。我經常指出，對於真正受到酷刑迫害的難民，當他們到達香港尋求人道支援時，給予協助是香港的應有之義。

即使修改法例，也未能完全解決這問題，因此我們一直以來提出了很多方法，務求解決濫用免遣返聲請的困局。只有解決濫用機制及無限拖延的問題，才有機會幫助真正需要協助的難民，才有能力及資源為他們提供支援。所以，我們曾提出很多不同建議，包括成立特別法庭。

此外，當局是否可以增加更多人手作出處理？

很多香港市民均認為，涉嫌屬"假難民"的聲請人對香港的安全及治安構成極大隱患。因此，如有聲請人不斷重複犯罪，對香港構成人命及財產方面的風險或有心拖延審批程序，希望當局可作出長時間的羈留。

很多司法覆核個案均缺乏根據，但卻為社會帶來非常重大的經濟損失。這並不是我說的，而是法律界人士的意見。面對司法覆核制度被濫用的問題，是否無需處理，可任由其發生？如果繼續不處理，將無法解決現時面對的問題，所以很多法律界人士曾提出很多建議，例如剛才所說的設立司法覆核法庭。此外，亦可考慮建議法院採用加快程序作出處理，例如減少處理每宗司法覆核申請的時間，包括避免進行不必要的第一階段聆訊，因這是十分浪費時間、精力及人手的做法。就某些案件如免遣返聲請個案，是否可以只考慮申請人的書面陳述及相關文件便作出決定，從而避免拖延呢？此外，法律援助署亦應嚴格審核與司法覆核有關的法律援助申請，尤其是"攬炒派"現時專門針對政府提出的司法覆核，當局不可任由申請人在獲得法律援助後，由指定的律師代表提出司法覆核申請。其實，已有法律界人士指出這等於容讓"攬炒派"利用政府的資源對付政府自己，並質疑此舉是否危害社會。主席，有關問題並非單憑是次修改法例的工作便可獲得解決，還有一系列事宜需要處理。因此，我希望反對派、"攬炒派"議員若要留在議會，便應善盡議員的職責，協助香港解決問題而非製造問題。主席，我謹此陳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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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否想發言？

主席，我發言反對《2019年成文法條例草案》二讀。主席，我剛才一直留意建制派議員，他們是"撐"《條例草案》提出的修訂的。

當然，從人權角度及難民的情況作考慮，我們不希望他們要長時間滯留香港等待法庭的決定，所以，民主黨原則上同意設立機制，以加快處理這些申請，但問題是......為何我們不贊成《條例草案》二讀呢？

當然，今天很多議員的發言，都集中討論司法覆核制度和免遣返聲請的問題。

恰當地運用司法覆核不僅有助於維護法治，亦能為行政機關的良好管治建立不可或缺的基礎。社會上每一個人都可以透過司法覆核來要求法院糾正公共機構的錯誤"——即包括了政府的錯誤——"以確保有關機構在履行其公共職能時能根據法律行事，並且受到必須的監察及制約。在香港的體制下，司法覆核是維護法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亦完全尊重每一個人申請司法覆核的權利。"——這一句很重要，鄭若驊司長，你當時是這樣說的——"我們應抱持正面的態度來看待近年司法覆核申請日益增多的情況；而這情況亦正正反映了社會人士對我們獨立的司法系統，亦即對香港的法治充滿信心。所以，我有理由相信司長其實是歡迎市民有對這項權利的意識，懂得透過司法覆核尋求公道，審視政府行事有否違法、違憲、濫用行政權力。

我在立法會網頁查看議員的履歷時，她的學歷不知何故突然全部消失——連小學畢業的資料也沒有——忽然間由博士變成甚麼學歷也沒有，我覺得這是很神秘的事。主席，我想回應她剛才提出的質疑。她說市民現在經常濫用司法覆核制度，但事實上，市民有否濫用司法覆核制度？有人會指我們民主派一定會說沒有濫用，那大家不如看看保皇黨的一些智庫組織的調查結果。

隨着香港最近發生這麼多事情，出現這個情況，我認為香港人濫用......司法覆核制度的說法......